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在2005年分拆出售180項非住宅物業，讓房委會能夠更專注履行其提供資助公共房屋的職責，並改善房委會中短期的財政狀況，亦可提升這些商業設施的營運效率。終審法院在2005年就一宗有關上述出售物業事宜司法覆核案件作出判決時，已裁定計劃符合《房屋條例》第41條所訂明的房委會的宗旨。第41條要求房委會確保向有關人士提供房屋和"委員會認為適合附屬房屋的康樂設施"，並不代表房委會本身必須為直接提供者；《房屋條例》中沒有條文規定住戶擁有法定權利，在他們仍然使用有關設施時，房委會必須繼續保有及管控這些設施；倘已備有該等設施，即使該等設施由第三者而非由房委會提供，房委會亦已確保提供該等設施。

每項拆售物業的地契條款各有不同，一般不會對個別商業鋪位或停車場車位分拆出售作出限制，但很多時都列明有關地段的土地用途，並規定須提供若干樓面面積的指定設施等，當前及日後承購這些物業的業主均有相同責任遵守這些地契條款。業主如要改變土地用途，須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署方會對投訴個案作出巡查和跟進，如果證實有違反會採取適當的行動。地政總署並無備存有關拆售物業違反地契條款個案的統計數字。與一般私人業主一樣，相關業主在營運時，必須遵守各項相關的法例要求和地契條款，各相關當局按實際情況進行監管。政府並沒有計劃在現行的監管機制以外，成立跨部門小組專門監管及巡查特定私人業主的商業設施。拆售物業的買賣契約，因應個別情況設有若干限制性契諾，規定相關業主在特定條件下，商業和停車場設施不能分拆出售。部分物業亦設有福利租賃契諾，規定業主必須以由房委會訂定的優惠的租金水平出租指定單位予社會福利署，教育局等提名的非牟利團體以提供服務。轉售拆售物業時，業主亦須確保相關的轉讓契約等法律文件包含這些契諾。一如任何物業買賣，買賣雙方必須釐清該物業附帶的權利和責任。房委會一直有按各物業的情況，與拆售物業業主聯繫，例如以業主身份與其他業主共同處理公用地方的管理及維修事宜，以及考慮修改地契的建議。過去5年，房委會一共處理了5個拆售物業業主懷疑違反福利租賃契諾的個案，當中涉及租金、管理費、裝修工程和調遷等事宜。經房委會告誡後，相關業主已撤回有關不合乎契諾條款的要求。房委會會繼續與各提名機構保持溝通，按需要提供協助。如果發現有違反契諾的情況，房屋署必定會採取適當行動。公營房屋居民的購物、泊車、社區服務等需要，可以透過多種途徑得到滿足，包括公營及私營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和設施，由私人業主以商業原則經營的拆售物業亦是其中之一。政府及房委會並沒有就拆售物業的營運方式及業權轉變對社會的影響進行專題研究，現時亦沒有計劃展開有關研究。政府會繼續透過各部門和公營機構提供各類設施和服務。在聲稱街市設施不足的地區，政府會研究興建新公眾街市的需要及可行性；亦會因應各區的情況及需要增加泊車位供應，以及訂定合適的社會福利服務及教育設施組合。同時，房委會在規劃新建屋邨時，會根據相關政策及規劃要求，制訂零售及泊車位設施，並會諮詢相關機構的意見。截至2017年12月底，房委會轄下約有174萬平方米的非住宅設施，其中超過60%是用於福利及社區設施，以及商鋪和街市檔位。公共屋邨地方有限，房委會在確保居民有足夠公共空間以供流通及休憩的前提下，會盡量平衡居民的需要，在可行情況下提供各類社區、教育、福利及零售設施。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房委會不須是康樂設施的直接提供者。

我想問局長，何謂"束手無策"？政府有多無奈、多無策呢？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政府的政策是不會考慮回購，而這亦不符合社會利益。但是，在公屋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方面，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清楚表明，政府會以便民利民的新思維，投入資源興建有需要的社區和服務設施，例如興建新的公眾街市，包括落實在東涌、天水圍和洪水橋興建新公眾街市，為市民購買新鮮糧食提供更多選擇。在我們知道相關施設不足的地區，政府會研究興建街市的可行性。至於其他方面的設施是否有所欠缺，我們承諾進行全面檢視，並有系統地制訂具體措施，以改善設施和管理。我們亦會投放資源改善現有公眾街市的環境，包括安裝空調設施。整體而言，政府基本上一直關注公共屋邨的購物、泊車和福利設施，以至街市方面的相關工作。我們剛才也提及，就着相關的契約和契諾，我們會以非常嚴謹的態度去執法和跟進，並在此承諾會嚴格執行。至於新屋邨規劃和建造，我們也與相關政策局溝通，就教育設施和社區設施進行互動安排。

既然政府現在"束手無策"，不如讓議員和社會協助政府。

主席，不論是領匯還是領展，政府都非常關注所衍生的問題。我們關注問題，並會採取改善措施，以造福市民，尤其是公屋居民。

我們不作出干預，亦不能阻止商業機構作出應有的行為。

至於教育和福利設施，我們剛才亦已交代。

主席，很簡單一個問題，政府沒有答覆：政府是否願意，或在甚麼條件下願意公開當天與領匯的協議？
主席，就房委會在2005年出售每項商業設施時，均在相關的買賣契約，載列了該物業的附帶權利和責任，而房委會的限制性契諾亦載於每項設施的買賣契約中，相關買賣契約已在土地註冊處登記，公眾人士如有需要，亦可向土地註冊處索取。另外，領匯當年的上市文件也上載於香港交易所網站。除此之外，我相信大家也明白有關安排的背後理念，我在此不再複述。
主席，局長，我是代表批發及零售界的議員。近年來，無數在領展下經營的零售商向我表示，租金不斷上升，或經常被要求搬遷。

對於公共房屋相關問題，政府現時表示"束手無策"，我不太同意。其實，很多屋邨有很多公共地方，或是NGO騰空的地方，為何我們不立刻在這些地方提供零售設施，以供租戶租用，制衡領展獨大？

事實上，當局在2017年6月已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回應社會部分人士提出的關注，探討是否有任何制度層面的因素會影響新鮮食物及零售點出售貨品的價格。

有關調查發現物品零售價格與租金並無必然關係。當然，價格水平與街市業權、街市營運架構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問題，難以一概而論。就邵議員剛才詢問，現有的屋邨中有很多空間，是否可以考慮增設一些零售點呢？我亦回應了市民希望在公共屋邨內設立墟市的要求，我們亦希望在這方面作出配合。我們會因應地區人士或組織就安排設立墟市提出的具體建議，積極作出回應。只要有關墟市的安排不影響公眾秩序及安全，亦不影響食物安全及衞生，我們希望與相關地區組織及區議會作出跟進及溝通。我們希望在現有的情況下，盡量解決公屋居民在購物、泊車及公共設施方面的需求。我亦希望藉此機會重申，所謂"束手無策"，我相信只是一個表達方式。

局長如何可以保障呢？
主席，《房屋條例》第41條的確提到相關的康樂設施，而康樂設施亦包括零售設施，但並無特別指明必定要有街市。因為，現今零售點出現的模式及形態，都可以有很多變化。譚議員亦提到街市，而剛才我亦已表示，就着我們知道一些欠缺街市服務的地方，我們已進行研究，了解在附近會否有地點興建新的公眾街市；我們亦考慮到，如果附近已經存在公眾街市，而物品供應相對豐富，我們亦已與相關部門研究，為鄰近公屋居民提供交通配套，供他們到這些物品供應比較豐富的公眾街市購物，以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我希望這可以回答到這個問題。

主席，有東涌居民向本人反映，近年北大嶼山有不少基建項目落成和人口持續增長，以致東涌的車流量不斷上升和經常出現交通擠塞。此外，每當青馬大橋發生交通意外，北大嶼山的對外道路交通便告癱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過去5年，北大嶼山公路及東涌的達東路和順東路每年的車流量及交通意外宗數，以及該等數字有否呈上升趨勢；二當局估計在未來5年，北大嶼山公路及東涌的主要道路每年的車流量分別佔設計容車量的百分比，以及會否出現飽和情況；如會，當局有何應對措施；及三當局會否在未來5年內推行交通管理措施和拓展交通網絡計劃，以紓緩北大嶼山道路網絡的負荷？
主席，就周浩鼎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現答覆如下：一現時大嶼山對外的陸路交通聯繫主要依靠青嶼幹線和北大嶼山公路，而連接東涌市中心的道路主要有達東路和順東路等。運輸署一直密切監察有關道路的交通情況。

雖然上述道路的交通流量有上升趨勢，但繁忙時段的交通流量尚未達致設計容車量。交通意外方面，青嶼幹線、北大嶼山公路、達東路和順東路在2012年至2017年11月的交通意外數字載列於附表二。雖然青嶼幹線和北大嶼山公路於過去5年的交通意外數字有所上升，但這兩段路於2016年的交通意外率按每百萬車輛行駛公里計算分別為0.2宗及0.31宗，較同期香港所有道路總計的意外率1.18宗為低。另外，達東路及順東路於過去5年的交通意外數字則大致平穩。運輸署會密切留意發生意外的地點和有否共同成因，如有需要，會採取適當的措施提升道路安全。二及三根據運輸署觀察，現時大嶼山各道路的行車大致暢順。

主席，我認為局長主體答覆的部分內容是匪夷所思的。局長說沒有就達東路和順東路未來5年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進行估算，但我們知道東涌達東路和順東路現時經常出現擠塞，面對未來交通需求大幅增長，根本便應要重新規劃改善，因為最初設計時，根本沒有想到東涌將來會有如此龐大的交通需求。所以，局長現時說沒有就這兩段道路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估算，我認為是匪夷所思的。

主席，我過去亦曾多次在區議會會議中提出有關質詢，但當局每次也說它們對北大嶼山公路的交通意外是束手無策的。主席，我並不認同這種答覆。我想問局長，面對北大嶼山公路近年明顯倍增的交通意外，可否多做一些監管措施，包括執法工作及道路監管工作，以期盡量減少交通意外，而非像當局過往所說是束手無策呢？

所以，雖然它們被界定為"區域道路"，但我們對其交通流量的估算和跟進是不遺餘力的。至於剛才的提議，針對現時交通事故數目增長，我們也留意到有此情況，並會在交通管理方面着手和與警務處加強合作。

我剛才提到的數字是事實的陳述，並不表示我們滿意於現況，希望大家明白。

我對此感到奇怪，發展商所做的事情極為有限，因為建橋築路基本上是政府的行為，沒有人可以做到。政府在接下來一段提及正進行的研究，我卻看不到有包括機場現時的發展項目。那裏將會落成一個很大型的商場及倉儲設施，而且興建速度較政府的發展更快。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不知道將會出現甚麼現象？

但是，有說青馬大橋有很多限制，鐵路方面的班次又受到某些因素所影響，我不知道事實是怎樣，局長可否解答一下？

但是，這些只是當局目前一些已經決定並進行中的規劃及工作，而我剛才亦已指出，我們會進行《香港2030+》，檢視本港由2031年至2041年或以後的道路交通設計及規劃，希望長遠可以處理東涌新市鎮及大嶼山發展的需求。

主席，港珠澳大橋的車輛流量肯定牽涉商業旅遊、自駕遊等，當中一定包括私家車。聽聞現時政府可能考慮控制香港的私家車流量。事實在過去10年，香港私家車的數目增加了幾乎50%，但泊車位的數目卻增加不足一成。現時政府說要修改違例泊車罰款，由320元增加至480元。

是，主體答覆提到，2030年港珠澳大橋的車輛流量，每天可達到3萬架次，但是，他亦說現時政府已經放寬香港的跨境私家車的配額數目......

主席，根據當局提供的數據，5年來，青嶼幹線及北大嶼山公路的車輛流量及交通意外的數字明顯上升，加上全球暖化，未來強颱風影響而導致封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影響前往機場的旅客及機組人員的可能性，亦相對越來越大。如果處理不當，會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我想問局長，有否就近年因為交通及天氣導致旅客前往機場延誤所造成的影響及措施，作出全面檢討，包括與機管局方面商討，將旅客錯過航班的情況降到最低呢？

所以，雖然過往也曾出現交通延誤，導致很多市民及遊客感到不便，但整體而言，航空服務受到的影響都能盡量減到最低。另外，我們無論在現場或從新聞報道也能看到，過境旅客或在香港出發的旅客，基本上都對我們的應變措施，給予非常高的評價。

我們亦與青嶼幹線的管理公司，作出適當的部署，在發生這類事故時，調動資源來紓緩擠塞情況，並與警務處及運輸署的交通控制中心，作出全面及緊密的安排。我們希望透過執行這些規劃及措施，日後在遇到一些我們不想看到的交通或天氣事故時，仍然能夠維持交通暢順，以及減少對機場空運和客運的影響。

我們每天有1,100航班，如果一班航班有二三百人或更多的話，其實受影響人數是非常多的。我們跟機管局、民航處和其他相關機構，包括旅遊業，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所以，過往我們處理疏導，以及就航班改變作事後跟進，事實上都很順暢。我們會繼續努力，看看有沒有更好的安排。

主席，港珠澳大橋是首個連接粵港澳三地的跨境運輸基建項目。車輛取道大橋，可大幅縮減往來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行車時間，將珠三角西部納入香港3小時車程可達的範圍內。例如，往來珠海與葵涌貨櫃碼頭的行車時間可以由目前的大約3.5小時縮減至約75分鐘；往來珠海與香港國際機場則可以由目前的約4小時縮減至約45分鐘。藉着大橋，來自珠三角西部、廣東西部和廣西等地的貨物更能善用本港的機場和貨櫃碼頭，令香港作為貿易和物流樞紐的地位得以提升。大橋亦可以加速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的經濟發展和聯繫，方便人員往來，對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具有策略意義。整個大橋項目主要分為兩部分：即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在內地水域進行的主橋橋樑隧道工程，以及由粤港澳三地政府各自負責的連接路及口岸工程。

香港口岸填海工程已經完成，香港口岸旅檢大樓的結構亦已於2017年全部完成，車輛通關廣場內的全部輔助建築物亦已經平頂。餘下正在進行的工程主要包括室內裝修、屋宇設備、機電工程及路面鋪裝等，而通關設施亦已開始陸續安裝。繼香港接線高架橋、隧道及地面道路在2017年5月全線貫通後，路面鋪裝及道路設施將於本周內全線完成，餘下正在進行的工程主要包括交通管理及監察系統的最後安裝及測試，以及其他配套設施的收尾工作。至於大橋的開通日期，三地現時正加緊完善口岸通關條件，並將報請中央確定大橋開通的時間，有定案後將盡快公布。就劉議員的質詢各個部分，現綜合答覆如下：一大橋快將開通，我們認為，為大橋通車初期的車、客流量作預測已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大橋香港口岸座落大嶼山，在地理位置上，連同毗鄰的香港國際機場，將會成為粵港澳三地的交匯點。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我們預期大橋會發揮促進珠三角西部以至大灣區內人員、資金、技術等流動的重要作用。政府會密切留意大橋的用量，並會聯同另外兩地政府及大橋管理局研究適當措施，使大橋的功用可以得到最大的發揮。至於中、長期大橋車流量的估算，三地聘請的顧問預測於2030年及2037年每天分別會有約29,100架次及約42,000架次行經大橋；而每天客流量則分別為126,000及175,000人次不等。不過，我要指出，由於上述中、長期預測的年期距今有10至20年，上述預測會受地區的實際發展、新規劃等種種外在因素影響而產生變化。粵港澳政府一直積極研究和商訂一套切合三地居民、旅客和業界需要的跨境交通安排，務求增加大橋的使用率及便利通行，讓大橋發揮最大的經濟和運輸效益。

此外，粵港政府剛在去年12月公布大橋跨境私家車配額數目由3,000增加至10,000，以回應市民的需求。二根據粵港澳三地於2010年簽訂的《港珠澳大橋建設、運營、維護和管理三地政府協議》，大橋主橋及各部分原則上均應保持24小時開放通行，三地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定期商討實行24小時通關的最合適日期。粵港澳三方政府已達成共識，同意大橋三地口岸自開放通行之日起實施24小時通關。現時各方正按此共識安排相關配套工作。三根據《三地政府協議》，大橋口岸將實施"三地三檢"模式，三地的口岸均位於各自屬地內，並由三地政府各自負責設立。換句話說，香港口岸開通時不會以"一地兩檢"或"一地三檢"模式運作。

隨着跨境交通日益頻繁，例如粵港澳大灣區的倡議及港珠澳大橋的通車，無論在人流或物流方面，均會形成龐大的運輸需求。我想問，政府會否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因為根據最新的規劃數據，除了要就新發展區進行研究外，亦要着力研究如何促進區域發展和合作，透過完善跨境接駁系統，連結珠三角及周邊地區，為香港未來20年作全面的策略性部署，從而提升香港作為區域運輸及物流樞紐的地位。
主席，多謝劉議員的補充質詢。香港位處國家南端，雖然是一個很細小的地方，但因為經貿及物流發展，與境外的連繫確實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不時檢討現有的境外交通情況，包括海、陸、空的立體交通網絡。

此外，就本土交通運輸需求而言，正如我剛才在第二項質詢的主體答覆已提到，發展局和規劃署正制訂《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探討香港的長遠規劃。運輸署聯同路政署會根據《香港2030+》及其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進行一項題為《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整體檢視全港由2031年至2041年的交通需求。我們非常樂意聆聽大家對這方面工作的任何意見，並會就香港未來的長遠發展適時作出調整和配套。
主席，非常抱歉，因為連續數項口頭質詢均由同一位官員作答，我剛才以為周浩鼎議員正在提出有關大橋的質詢。大橋的車流量肯定包括用作自駕遊的私家車，但香港的私家車數量在過去10年增加接近五成，但泊車位卻增加不足一成，現時違例泊車罰款更由320元上調至480元。政府現在放行更多車輛使用大橋，一開始便作出不切實際的車輛流量估算，但同時又估算2030年每天約有3萬架次的車輛行經大橋。

所以，我們在不同場合已表示，我們會盡量就泊車的需求和交通配套作適當安排。至於大橋的車輛流量，我們所說的汽車數目已涵蓋所有車輛，包括貨車、貨櫃車、客貨車、跨境巴士。

然而，政府做事要開誠布公，要向大家交代，不能隱瞞。

當年是有估算數字的，馬議員完全正確。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知悉實際數字。
主席，我早前與周浩鼎議員曾召開記者會，我們擔心大橋通車之後，泊車位的供應將成為很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對東涌居民來說。現時東涌區的泊車位已經全部飽和，而整個口岸區卻只有500個泊車位。

我想問局長何時才會有答案呢？
主席，當局基本上定下了私家車的泊車位數量。

泊車位的性質及安排，與香港境內的其他泊車位非常相同，但在整體交通配套方面，在大橋開通初期，當局希望在泊車位日後可能增加之餘，鼓勵市民更多使用跨境接駁服務。當局目前已經與相關交通運輸服務提供者，設定了數條未來的機場A線巴士往來香港口岸，亦有3條新開辦的專營巴士接駁路線可以往來香港口岸，機場島亦有其他新開辦的專線小巴往來口岸，巴士及非專營巴士當然也可以往來口岸。
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剛才問他大橋開通之後，人工島最終有多少泊車位，我並不是要他告訴我，現時有650個泊車位，我是問他之後會有多少泊車位？

主席，去年12月2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當局於去年11月18日簽署的《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就《決定》作出的說明指出，《基本法》第二、七、一百一十八和一百一十九條為《合作安排》提供了法律基礎。政府將展開本地立法工作，以落實一地兩檢安排。

主席，就陳淑莊議員的主體質詢，我現在答覆如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自2010年動工，目前工程已經完成了大約98%，可望在今年第三季通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能夠讓乘客便捷往來全國各地，也容許香港日後可開通直達更多內地城市的高鐵服務，配合未來的鐵路服務需求。"一地兩檢"本質上是跨境運輸便利市民的措施，是民生事項，目的是發揮廣深港高鐵的最大效益，為乘客帶來最大的便利。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一地兩檢"時，雙方一直同意亦堅持，"一地兩檢"的安排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本法》。過往，特區政府官員亦明確表示，不會單純為促使便捷或提高經濟效益而破壞"一國兩制"或違反《基本法》。正因如此，雙方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反覆深入研究不同的"一地兩檢"方案，以及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由於《基本法》應整體性地理解，因此雙方曾考慮多條《基本法》條文，而當中相關的條文包括《基本法》第二條、第七條、第二十二條、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百一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四條等，並考慮了社會上對《基本法》相關條文的不同觀點。"三步走"程序是雙方經過深入研究後建議採用以便推展"一地兩檢"相關工作的程序，目的是為"一地兩檢"安排提供穩固的法律基礎。正如特區政府在2017年7月25日向立法會提供的討論文件附件中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單是全國性法律，也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規定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制度。《基本法》是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法律保障，具有莊嚴地位，不應輕言修改。特區政府與中央有關部門經詳細研究後，認為建議採用的"三步走"方案，是修改《基本法》以外可以妥善處理"一地兩檢"事宜的方案。與此同時，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擁有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關於解釋《基本法》的程序，亦應謹慎運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2017年12月27日作出《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批准《合作安排》，並確認《合作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正式完成。特區政府現正致力推展"三步走"程序餘下的第三步，即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本地立法工作。特區政府沒有計劃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就"一地兩檢"安排進行釋法。正如上述，特區政府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包括律政司，現正積極進行本地立法工作，務求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今年第三季通車時，可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以發揮廣深港高鐵最大的運輸、社會和經濟效益，為乘客帶來最大的便利。在法律草擬過程中，律政司一直與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緊密工作，並就"一地兩檢"安排及條例草案不同層面的事項提供法律意見。特區政府正致力爭取不遲於今年2月初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屆時，立法會議員將可以進一步討論條例草案及相關事宜。在"一地兩檢"安排下，乘客須分別在西九龍站經過香港及內地的清關、出入境及檢疫程序，而內地派駐機構只會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執行職務。

由於這些設施設備將由內地派駐機構提供及為執行職務專用，故此按照《合作安排》並不屬於香港特區管轄事項。

"走數"範圍包括中長途的直達站由16個變為10個，而直達站的意思亦改變了，本來是指中途不停站，現在則變成無需轉車。

多謝陳議員的提問。首先，我必須在此重申，香港特區政府從第一天起直至今天，從來也沒有"走數"。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和我是"一地兩檢"三人組的成員，由第一天開始至今一直合作無間。

第二，關於中長途直達站，由於我們跟中國鐵路總公司的討論和磋商仍在進行中，所以今天仍有很多事宜須在落實後才可作公布。因此，關於日後開通的中長途直達站，請大家稍為忍耐，讓我們得出決定後再向大家作出匯報。至於"內地口岸區"有否放置武器的相關設施及有關情況，我相信一如其他出入境口岸，西九龍站的"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區"的設置，主要是為了配合實際運作情況，讓執法人員能有效地進行清關、出入境和檢疫工作，確保旅客的通關程序得以暢順有效地進行。至於有關人員須配備甚麼設施、設備及其他安排，我相信全球也訂有相關準則，而據我理解，"內地口岸區"的相關設備、設施和安排，亦與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相關安排相若。

主席，我再無補充。
主席，《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已清楚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已確認有關"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

香港現時已有軍營、飛機和大炮，又何須利用西九龍站進行這些活動？因此，政府在推動有關"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作時，如何能令市民認清事實，以免被人利用這些以偏概全、不盡不實的說法蒙在鼓裏？

當然，特區政府還有很多工作需要進行。

我們希望在日後的解說和推廣過程中，能盡可能把相關的基礎和安排說個清楚明白，以市民易於理解的言詞作出解釋。

主席，其實也難怪陳淑莊議員會提出這些問題，因為《基本法》一直具備中國法和普通法的雙重特性，這由她出生那天開始已是如此。"一地兩檢"安排正好反映了就同一條文或《基本法》同一立法原意，中國法和普通法的詮釋角度也有不同之處。

她提及違憲審查權，但其實中國一直不同意有違憲審查權，頂多是在"高度自治"的範圍下，法院具有審理有關的《基本法》條文時的解釋權，但並非凡事皆可如此處理......

我想問，在提交條例草案的同時，當局會否提早為兩地執法人員進行培訓，令他們先行了解雙方在執法上的法律情況，以及對方的執法手法，盡量令有關運作能在陽光下進行呢？
關於梁議員剛才的提問，在培訓方面，我稍後會作出詳細答覆。至於違憲審查權，相信大家均明白，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在其決定中清楚表示，《合作安排》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社會應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的整個過程，是由特區與內地簽署《合作安排》，然後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最後經分組討論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投票通過作出決定，這安排完全符合國家的憲制程序。再者，全國人大是全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則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同時亦是《基本法》所有條文的最終把關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下，擁有條文的一般性及全面解釋權，其所作解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機構均具有約束力。因此，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次行使其憲制性權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作出決定，正如我剛才所說，香港社會是應該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位、權力及其所作決定的。就梁議員剛才所提有關培訓工作的補充質詢，我們亦明白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行"一地兩檢"安排，在司法和法律運用上其實是互不重疊。在"香港口岸區"會以香港法治基礎為依歸，以香港法律為基礎，在"內地口岸區"則主要以內地法制和內地法律為準。

《基本法》多項條文，包括梁議員剛才提到的第一百一十八條和第一百一十九條，均在不同範疇、不同層面和不同程度上反映和體現了上述政策原意。

其實，我剛才提述的某些文字，基本上是從《基本法》原文照錄，所以相關的法理基礎已很清楚，大家可以在《基本法》中找到。

據報，一間會計師事務所沒有按高等法院的命令，交出與審計一間內地企業帳目有關的工作底稿，其多名人員因而於去年11月被票控藐視法庭。該事務所不遵從的理由是有關文件涉及國家機密及敏感信息，而在未獲內地當局批准下交出該等文件可能違反內地法規。有會計界人士指出，類似的個案近年時有發生，而香港與內地在相關法規上存有差異，令他們處於困難的局面。
就香港核數師在內地執行審計工作而言，梁議員提及的《會計師事務所從事中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審計業務暫行規定》是中國財政部的一項主要監管規定。

主席，梁議員的質詢共分3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一直以來，香港核數師在香港以外地區執行審計工作，均須遵從當地的法例及相關監管機構的規定。就香港核數師在內地執行審計工作而言，梁議員提及的《會計師事務所從事中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審計業務暫行規定》是中國財政部的一項主要監管規定。《暫行規定》由財政部於2014年4月發布徵求意見稿後，於2015年5月頒布正式版本，並在同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

主席，我對局長的主體答覆感到失望，尤其是最後一段所述："多年來，香港會計師公會和財務匯報局與內地相關部門就監管事宜的跨境合作一直保持良好溝通。"當中亦說明局方會就此事宜與所有持份者保持溝通。主席，我認為此事絕對是"G2G"的事情，不能單單依賴一個專業團體及一間法定監管機構。我促請局長甚至是財政司司長與國家有關部委直接溝通，直接對話，直接促成合作協議。局長能否提供時間表呢？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我們與業界溝通方面，我們曾在不同場合與內地相關部門密切聯繫，並曾轉達香港監管機構對取得或查閱核數師存放於內地的審計工作底稿的關注。在時間表方面，由於這是比較敏感的問題，亦涉及內地不同單位及保密工作等，因此我們會向他們繼續表達關注及作出跟進。我們希望各方能盡快擬訂一項解決方案，讓審計、監管、合作3方面可以達致互利共贏的局面。據我們了解，相關內地部門亦十分重視與香港核數師監管機構的商討，期望盡快達成合作協議。

據李小加估計，香港自今年6月起會接受"同股不同權"的新經濟科技公司上市，我擔心該等公司的帳目有很大部分涉及國家機密資料。請問政府有否正視這問題呢？政府會否要求香港的證監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內地有關部門就帳目是否涉及國家機密的問題，協調出一種兩地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法呢？政府會否要求該等公司在上市文件中披露公司的會計帳目是否涉及國家機密資料，讓投資者有所警惕，評估所能承受的風險呢？
主席，證監會與中證監自1993年起簽署了多份合作安排協議，包括中證監、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簽署的《監管合作備忘錄》。第二，中證監與證監會簽署了《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下加強監管執法合作備忘錄》。第三，當中亦包括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的《多邊諒解備忘錄》。多年來，中證監與證監會在上市等各方面的合作，均根據以上3份合作安排協議進行。雙方緊密合作，亦已取得成果。
有公司由於未能交出涉及國家機密的帳目而遭長期停牌，無法在市場上出售股票套現。

主席，財務匯報局仍在與內地相關當局商討制訂合作協議，而政府似乎打算向立法會提交《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賦予財務匯報局監管上市公司及核數師的權力。

然而，我亦了解業界對這方面的關注。因此，我們會視乎情況，與香港的監管機構和相關組織探討解決方案。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近年，警務人員在處理佔領道路和暴動等違法事件期間需使用武力清場，以恢復社會秩序。有警務人員其後被法庭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成。有市民關注該等定罪事件或會打擊警隊士氣，甚至令警務人員因擔心動輒得咎而執法不力，最終對治安帶來負面影響。

我當然希望局方盡快釐清使用武力的準則，以及給予前線警員更清晰的指引，避免他們執法變成犯法。主席，近年不少遊行示威，執法的警員都成為示威者泄憤的對象。我們除了看到有些人以暴力衝擊警隊外，亦有很多人刻意以言語挑釁及以粗言穢語辱罵警員等。最近，有警務人員執法變成犯法，種種情況其實越來越打擊警隊士氣，而警隊士氣會影響警務人員未來如何執法及維持治安，影響香港的治安。雖然特首、警務處處長，甚至局長剛才都說支持警員，但都是空談。我們希望不單是口頭支持，而是特區政府真的能夠實際支持警隊。因此，我希望了解一下，局長未來如何提升警員士氣？會否盡快進行職系架構檢討？會否為警隊提供更合理的福利和職安健保障？此外，會否考慮制定"侮辱公職人員罪"，令我們的前線警員可以更有效率和更有尊嚴地執法？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由於陳克勤議員提出了"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必須先處理這項議案。《議事規則》在程序上容許議員動議"不採取行動"的議案，目的是讓本會可慎重考慮是否有必要成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有關指控。因此，本會現在要辯論的不是譴責議案，而是"不採取行動"的議案。辯論該議案時，議員不應詳細討論譴責議案所述的指控內容，或有關指控是否成立，而應解釋為何支持或不支持將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主席，我提出不再採取任何行動議案的目的，正如主席所說，並非要討論譴責議案指控的內容，亦不是要討論這指控是否成立，而是解釋為何支持或不支持把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其實我所持的理由很簡單，便是毛孟靜議員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是無聊、無意義，是以偏概全，上綱上線的議案，實不值得我們花議會的時間和資源跟進。立法會是屬於全香港的市民，所以我們應該採取正面的態度來處理和跟進香港市民所關注的事情，而不是爭拗一些"過晒氣"而沒有人關心的事情。就這項譴責議案，我沒有認真計算過，不過也拖延了三數個月，而拖延了三數個月也是好事，因為時間可以證明一項議案究竟是否無聊，還是有意義？有意義的議案不會因為時間被拖長而失卻意義。正如在立法會議程上仍排列了吳永嘉議員就再工業化的議案，以及易志明議員就推動電動車政策的議案，我相信全體立法會議員均會認為，即使這兩項議程、議案被拖延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仍值得議會花時間來討論。不過，毛孟靜議員這項議案，我相信很多議員和市民均會認為，立法會議會不值得花時間來討論。主席，過去數個月，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有意義的事在等候我們做，我們應該讓立法會追上時代的步伐，不應該再糾纏在過氣和瑣碎的事情上。我們大家也知道，"港獨"議題在這數年間冒起，在大專院校也發生了連串的事件，令"反港獨"成為社會焦點。大家也清楚，無論從歷史角度、憲法角度，以至民情來看，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均不支持"港獨"，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反港獨"的立場亦非常堅定和鮮明，這也得到絕大部分市民的認同，包括何議員也認同這點。所以，我們有部分同事也有出席毛孟靜議員提及的當日的集會，而該集會，無論在過程中或完結後，均未有看見有任何的暴力行為，因為這集會而衍生或觸發出來。所以，我們要對任何暴力行為採取零容忍，如遇暴力行為，我們應大聲喝止。在該次集會裏，何君堯議員只是其中一名發言人士，而他的發言內容亦是對違法的"港獨"行為說不。

但是，她對於這些暴力行為，噤若寒蟬，很明顯她是持雙重標準。主席，何君堯議員的議論是否"過火"，自有公論，但絕對不致於要花立法會的時間和資源來調查，因為他個人已向公眾作出解釋，我們亦無須因為一兩句說話而在這裏大興文字獄。在立法會向議員提出譴責，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不是用以打壓異己或攻擊政敵，如果被濫用，立法會議會只會永無寧日，市民希望立法會做正經事情，而並非隨意"拉布"，隨意譴責。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認真考慮，毛孟靜議員提出的議案是否值得繼續跟進？

主席，我發言反對陳克勤議員提出，不得就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如果現在讓我選擇，我當然寧可譴責鄭若驊、寧可動議休會辯論議案，談談被人大釋法撤銷資格的議員如再參選，會否再被撤銷資格這類議題。

若說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我對此並不同意。因為在香港現時扭曲的環境下，官員或議員做錯事後，往往由於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又或議題不夠新鮮，以致他們只要能捱過一段時間便可脫身。所以，我仍然尊重毛孟靜議員提出這項譴責議案，即使最後不會一如當初所預期，要讓何君堯議員像那個很暴力的比喻一般人頭落地。此外，我亦想特別指出，陳克勤議員剛才也用上了轉移視線的方法，而這亦是何君堯議員在事發後採取的做法，辯稱大部分市民也不支持"港獨"。這其實並不相關，既與今天的辯論無關，也不可用作為何君堯議員當天的行為開脫，不管他是失言還是渲染暴力。如果大家今天支持——我則一定不會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的議案，便意味立法會向全港市民以至全世界宣告：這並不打緊，我們可以鼓吹其他人任意殺人和任意傷害不同政見人士。即使有人鼓吹"港獨"，是否便代表可以着其他人殺他、打他呢？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投下贊成票，我希望會沒人報道、沒人知道、沒人關心，因為一旦有人關心、知道、看着會議進行，你們投票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行動便代表你們認為這些事情可以輕輕放下，香港日後如繼續充滿仇恨、充滿暴力，大家便需要負責。我反對議案的理由如下：第一，如我們不能在立法會以此機制處理何君堯議員的失言、失德行為，便代表立法會認同和默許這種仇恨言論。第二，律政司和警方至今仍未就何君堯議員的行為採取進一步行動，遑論拘捕或檢控，所以立法會便成為可以調查和制裁何君堯議員的最佳地方。第三，如建制派參與調查何君堯議員，亦可讓他們與何君堯議員這種失言、失德、失態行為劃清界線。

如果今天陳克勤議員提出的議案獲得通過，我們無法就何君堯議員的仇恨言論展開調查，便代表立法會也認同這種仇恨言論。在過去一段時間，我想是近幾年，"港獨"成為極左陣營攻擊政敵的工具。任何人只要被標籤為"港獨"，像最令我不解的"長毛"這種支持"保釣"的"大中華膠"，以至姚松炎這種言行相對溫和的謙謙君子，單單因為被撤銷議員資格便被一籃子地視為"港獨"分子，特別是那些所謂極左的土共。我從來沒有表態支持"港獨"，但在街上也曾被人指罵是"港獨"分子。由此可見，"港獨"一詞已成為極左勢力用作消滅政敵的工具，任何人只要被親中報章說成是"港獨"分子、被上綱上線，便會落得"一身蟻"。最近有越來越多嗜血、嗜暴的極左人士，以反"港獨"之名對他們看不順眼的人動手動腳，甚至傷害他們的身體。打擊"港獨"彷彿已成為極左及有暴力傾向人士的護身符，只要他們認為某人鼓吹"港獨"，令他們看不順眼，便有理由打人。而且，警察和法庭對於這些人似乎相當包容，未見那些追打被指"港獨"人士的人為此付出代價。在此背景下，去年9月17日的集會便成為暴力極左人士滋事的大好機會。當天，有3名自由攝影師在現場拍攝時，突然被出席者圍堵及以粗言穢語辱罵。據了解，事發時攝影師未有回應出席人士的提問，但對方的情緒卻很激動。攝影師迅速被多人圍堵，指摘他們搞"港獨"，更有人被這些具暴力傾向的極左人士"箍頸"。最後，警方一如過往，偏袒那些極左人士，不但沒有拘捕"箍頸"者，反而勸諭受襲攝影師離開現場。由此可見，參與當天集會的人士當中，有一定數量是有暴力傾向的極左人士。他們在姑息之下經常以"反港獨"之名威脅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那怕只是沒有任何政治立場的攝影記者。試想一想，如果一位尊貴議員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參加這些集會，在那位疑似有背景且兇神惡煞的曾姓人士大呼"搞'港獨'是外來人，我們必須殺"之後，附和叫出"無赦"這兩個字，這群嗜暴的極左人士會如何理解？

對於如此具煽動性的行為，極可能煽動他人作出傷人甚至殺人行為的言論，何君堯議員不但沒有收口，更加火上加油。

大家可有發現，這是轉換概念的說法，意即沒有主動"反港獨"便已屬鼓吹"港獨"，可以"殺無赦"。

各位建制派的同事，我認為你們也應在合適的時候展現你們僅餘的良知。

但是，大家要明白，何君堯議員已不止一次在多個場合，破壞公眾對整個立法會的形象。

我以往覺得律師會會長都是一些受過高深教育及熟悉法例的人，知道說話不可以太隨便。

我覺得，任何有少許良知或少許教育的人，都知道在說出這麼難聽的說話後，便不應該再"死撐"。

正如毛孟靜議員在她的議案附表中指出，何君堯議員在公開場合發表鼓吹殺人及煽動暴力言論，是破壞立法會的莊嚴，亦是藐視立法會的職能及權力。

例如納粹時代的希特拉、祖國的毛主席，在他們的管治下，數以千萬計的人的性命被犧牲。這些管治者不是拿着槍殺人，亦沒有拿着刀斬別人的人頭，他們很多時都是透過其言論，宣傳及鼓吹不文明、不理性的行為，而令下面的人跟從。有些人說不可以太高估何君堯議員，他只不過是建制派的其中一員。大家還記得他發表了該言論後，建制派中很多人也稍為遠離他，我記得當時有些人跟他劃清界線，有些人不理睬他。

民建聯或陳克勤議員很多時候在我們面前也是正義凜然的，他們譴責暴力又說其他人不對。不過，如果建制派議員投票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便等同鼓吹、接受甚至認同何君堯議員如此離譜的言論。這是重要的，因為這是向你們的選民及所有市民帶出一項信息，在你們眼中，何君堯議員的"殺無赦"、煽動暴力等不負責任、不恰當的言論均是可以接受的。這令我覺得建制派和保皇黨持有不同的標準。

例如作為一位法律界人士，他在法庭拍照，又在"城市論壇"說自己是社會工作者，還說出一些侮辱女性的言論。

我覺得作為法律界人士、律師的他要明白，立法會所有議案或譴責議案也不是"玩泥沙"，但他那種態度、思維的方法真的很嚇人，令人擔心，有點兒與國內一些犯錯的人希望私下處理的手法相似。我覺得作為立法會議員是需要向公眾負責的。我們曾讀出誓詞，作出種種承諾，特別是遵守法律這部分，所以，我們今次在處理譴責何議員議案的時候，不能夠接受陳克勤議員所提出的議案的。我謹此陳辭。

我要求作出澄清。剛才我發言時，郭家麒議員可能在樓上。他說我和民建聯縱容暴力，但我想對大家說，我剛才的發言稿是清楚說明，我們對於任何擾亂社會安寧的行為及暴力行為，都是零容忍的。

主席，何君堯議員今次的言論雖然引起社會部分人士的不安，但尚未嚴重至需要在立法會提出譴責，我認為譴責議案在立法會內應該是重要的武器，不應該隨便提出。何議員在公開集會中發表的言論，字眼並不適當，難免有人將它解讀為煽動暴力，有市民感到不安也是正常的事。不過，何君堯議員已經公開解釋，他當時的言論並非煽動暴力，更不是要殺人。我相信何議員今次已有深刻的體會，原本他很努力地推動"反港獨"和追究戴耀廷的責任，獲得不少支持，但因為這一句被人趁機得逞，一下子被人轉移視線，反而受到輿論的批評，"放生了"真正應該被譴責的戴耀廷，其實很可惜。我希望大家反思，我們今天要求批評何議員的言論偏激，但大家有否想過，立法會議會中早已習慣使用偏激的言語，甚至使用言語暴力，有不少議員動輒對官員或議員人身攻擊，惡形惡相，尖酸刻薄，極盡侮辱之能事。

為甚麼一定要使用粗鄙的言語手法，一味人身攻擊？這些行為不單"教壞"小朋友，亦會傳染社會，以為恃着兇惡，便可以做任何事，我相信市民早已厭惡這些行為。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反思。所以，我支持陳克勤議員的這項議案。

主席，我發言反對陳克勤議員提出的"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的理由主要有3點，第一，何君堯議員在該次集會中的發言，是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

我再次提醒議員，本會現在要辯論的不是譴責議案，而是"不採取行動"的議案。辯論該議案時，議員不應詳細討論譴責議案所述的指控內容，或有關指控是否成立，而應解釋為何支持或不支持將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主席，我想市民會理解我們今天辯論的是，立法會是否需要進一步處理有關事宜。

主席，我認為在該場合，何君堯議員的整個發言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知道，新界確實有很多傳聞，有很多江湖的暴力也在那裏發生。所以，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在台上說"殺"字，其實與一般人說這個字，所傳達的效果並不相同。主席，以我本人為例，我真的很認真認為曾樹和未必是說笑，連帶何君堯議員立即附和說"無赦"，以及其後的補充說明，我會認為這件事情本身是刑事行為，是嚴重的問題。

主席，當天出現"殺無赦"言論後，其實社會已發生多次事件......

但同時，我想大家也不會否認，香港社會近年多了很多憤怒的中年。據我理解，那些憤怒中年是何君堯議員的核心支持者，或者說很多這類憤怒中年也支持何君堯議員。他們在這一兩年內，在不同場合所做的事，舉例來說，黃之峰、羅冠聰和我去台灣，就時代力量等成立的關注香港的團體，我們到那裏發言。

所以，這種很壞的影響隨着立法會一直不處理這個問題而繼續漫延、惡化下去。今天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辯論究竟是否通過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第三，我會指出為何立法會需要有跟進行動，成立調查委員會，而不是好像陳克勤議員所說事件已過氣，不要浪費議會時間處理這件事。

在整個政府的體系裏，當法官被侮辱，種族歧視，香港大律師公會及司法機構會發表意見，之後律政司會有行動，警方調查後就會作出拘捕。把侮辱裁判官錢禮的話與何君堯議員在集會上一連串的發言比較一下，放在一起看，就會看到兩者並無甚麼分別。

當刑事執法單位不知為何，而我沒辦法問清楚究竟為何不處理、不追究、厚此薄彼。不知是否因為憤怒中年是普通人就要承受後果，不好意思了，但尊貴的議員就"刑不上大夫"，已經讓市民有這樣的印象。現在立法會就這件事情提出一個跟進行動，我覺得議員基本要堅守這條界線，當刑事執法當局不知為何不處理的時候，立法會應該有自己的尊嚴，不可以容許立法會議員公然煽動暴力，不可以令到這種暴力的政治文化無論在哪個陣營漫延下去。不要再說你們也有人很暴力，不能這樣"一竹篙打一船人"，亦不能轉移視線，反政府的有憤怒青年，不等於憤怒中年就可以作出暴力的行為，更不等於何君堯議員可以煽動他們攻擊那些討論或主張"港獨"的人。

我不明白何君堯議員是否為了不讓支持者對他失望，還是甚麼或面子的原因，他多個月來從沒有就此事作出正式的道歉。如果陳健波議員也認為不妥當的話，何君堯議員可以就不妥當的言論道歉，為何不可以這樣呢？何君堯議員稍後可能會發言，希望他願意清清楚楚就其言論道歉而不是說甚麼造成不便、引起誤會。

所以，我很希望何君堯議員可以考慮這個行動。

代理主席，我認為何君堯議員應該非常鄭重地向香港市民道歉，而建制派則應呼籲何君堯議員道歉，而並非維護他，提出"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何君堯議員是否願意道歉，以及建制派議員是否願意督促他道歉，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如果他們再以各種方式維護何議員或轉移大家的視線，我覺得他們是是非不分。我希望建制派議員能認真考慮他們的立場。

他的行為不斷升級，顯示出他在是非對錯之間尚未給予清楚的說法，所以我認為大家這次不應支持這項"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何君堯議員在添馬公園發起"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吶喊大會"，曾樹和先生在作"手起刀落"狀時說道，"搞'港獨'者必須殺"，而何君堯議員當時便高聲和應說"無赦"。根據《公安條例》第26條，任何人如無合法權限而在公眾聚集中發表任何聲明，意圖煽惑或誘使他人殺死任何人或任何類別或群體的人，即屬犯罪。該吶喊大會在公眾場所舉行，有很多公眾人士聚集作政治表態。何君堯議員和曾樹和先生亦曾發表聲明。他的言論是否意圖煽惑他人殺人，我相信是很清楚的。

在該次集會完結後，何君堯議員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道："如果搞港獨的人是將國家命運顛覆，要令香港及祖國13億人付出龐大代價，這些人不殺他來幹甚麼？"根據上文下理，他口中的"殺"字只可以理解為"殺戮"，並非"殺校"中"結束"的意思。

代理主席，我正在解釋為何議員不應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的"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

何君堯議員在整個過程中以各種方式抵賴，證明我們沒有理由不採取任何行動。

他說道，他口中的"殺"字，並非鼓吹殺人和喧染暴力，只是針對某種意識形態。他更指自己沒有不軌企圖，只是嫉惡如仇，但他隨即又表示，只因立法會議員的中文水平低，所以不能理解這點，更說萬萬想不到議員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如此低，質疑他們如何擔任議員代表香港人。

既然他引述《駁復仇議》，那麼我便要問其實他曾否了解"殺無赦"的典故。其實，這個典故有更長的歷史。

在9月19日，何君堯議員甚至在Facebook上發帖批評聯署的議員："但偏偏聽了個'殺'字，便煞有介事，是非不分，形同喪屍，空群而出，失去理性地亂噬......

'，這廿二條政棍就前仆後繼，亂打亂砌！這說明一點，我們已觸及了他們的死穴，他們現在唯有作出垂死的掙扎。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堅定不移，繼續作戰到底，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撥亂反正，再誘敵深入，然後予以一舉殲滅！

他指有關議員的中文水平低，無法代表香港人，應該全被"DQ"，又說批評他不對的人全是議會內的破壞者。他不單在Facebook上作出有關言論，甚至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面前亦說道，部分反對派議員對中文一知半解，扭曲他早前發表的言論，並且上綱上線。這是他在10月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的言論。代理主席，他煽動暴力，接着抵賴，並用各種方法辯解，指自己不是這意思，然後進一步攻擊他人。大家可能只是給予他一些提醒或批評。

不過，如果一個人有他的表現......如果有學生犯錯而即時道歉，很多老師都願意原諒他。不過，如果他抵賴，更反而不斷攻擊批評他的老師，批評他的人，我相信所有教育工作者只會更感憤怒。大家看見何君堯議員的表現之所以感到憤怒，我相信就是出於這原因。在過程中，多位議員亦會聯想起其他類似情況。

大家覺得何君堯議員的表現是否可以接受呢？我在此認真呼籲議員必須採取跟進行動。這項跟進行動......我希望何君堯議員在稍後答辯時可以向市民衷心鄭重地道歉及解釋。

我亦希望建制派議員能夠一同清楚指出何君堯議員的錯誤，並要求他鄭重道歉。

我希望葉劉淑儀議員和其他建制派議員可以一同做此事。

代理主席，我們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是我們的一分子，如果因為一時失言，他應該衷心鄭重地道歉。

我希望何君堯議員聽到我的意見。

何君堯議員去年9月在一個"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的公開吶喊大會上，批評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策動佔中時所發表的一些言論。何君堯議員當時指戴耀廷教授是"港獨"思潮的罪魁禍首，要求港大把戴教授辭退。何君堯議員更當場附和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先生的言論，表示要殺"港獨"者。

其後他接受電台訪問，再次形容"港獨"者是敵人，所以殺他們沒有問題。

代理主席，何議員公開對戴教授或持"港獨"立場的人士發表這種我認為明顯具煽動性，特別是煽動暴力的言論，事實上會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我認為此舉已嚴重超越立法會議員的道德，以及他身為律師的專業底線。這種語言暴力所造成的衝擊，不會隨着時間而沖淡。我認為今天仍然應該引用《議事規則》第49B條，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看看何君堯議員的行為和言論是否恰當。代理主席，何君堯議員的言論，令我們十分擔心，他已經觸犯《公安條例》第17B條和第26條。其中第17B條清楚訂明，任何人在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使用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煽惑他人，即屬犯罪，可處監禁12個月。第26條訂明，任何人在公眾聚集中，倡議使用暴力，殺死任何人，或傷害他們的身體，可處監禁2年。

但是，何議員除了是議員之外，還是一名律師，也曾經是香港律師會的前會長，所以，他應該十分清楚法例條文。

代理主席，我記得毛孟靜議員上次在內務委員會上提出這項譴責議案時，立刻引起不少建制派議員的反對，包括何君堯議員本人。他們均認為這項議案十分無聊，會浪費議會資源和時間。

他又表示，雖然大家政見不一，也應該放下成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多做實事。

此外，由於現時議會內的非建制派議員減少，他們便不惜將很多事項推遲，以期先通過修改《議事規則》。這種做法又是否為了香港的整體利益？又是否十分珍惜我們議會的時間呢？大家心中有數，如果真的一如我剛才所說，是善用時間和為市民謀福祉，又怎會做出上述的行為呢？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何議員這麼關注立法會的議會工作，我想在此澄清，可能何議員和部分建制派議員由始至終也認為我、毛孟靜議員和其他和議的民主派議員是出於對何議員的個人有成見，或有政見上的成見而提出譴責議案，所以敦促我們多做實事，不要再浪費時間，不要花心機譴責他。事實上，我希望何議員明白，我們絕非如此，我們提出及和議譴責議案的原因，是基於何議員公開鼓吹殺人和煽動暴力的言論，已超越他作為立法會議員的道德和專業底線，破壞議會尊嚴，甚至令議會蒙羞，破壞公眾對立法機關和議員的信心。當議員的言行已經超出或超越道德和專業底線，有很多市民表示不滿、不安，並質疑何議員是否仍適合擔任服務社會的立法會議員時，我們應否運用議會的資源，合理地使用一些時間，並按立法會既有機制來進行調查？我們應還市民信心，同時維護議員的形象，以及議員最低限度應遵循的底線。

更何況，已有市民就這事件向警方報案，相關的案件已交由港島總區的刑事部跟進。此外，香港律師公會也接獲投訴，公會表示會有專責人員跟進和調查這事件。另一方面，香港嶺南大學的學生也發起聯署促請何君堯議員辭去校董一職，要求校方徹查。在何議員所屬的新界西的選區裏，也有超過萬個的民間聯署，要求他辭任立法會議員職位。由此可見，今次事態嚴重，社會各界也非常關注，那麼立法會作為反映民意的機構，為甚麼反映和討論市民關注的問題，是浪費時間？議員作為人民的代議士，何君堯議員作為民選議員，面對社會各界質疑，我認為他應該坦然接受調查，向市民大眾交代。況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調查並不代表定罪，沒有人一口咬定何君堯議員一定有罪或一定有錯。我們只是想有水落石出的結果，如果何君堯議員真的沒有做錯，我們希望有機會還他清白，令市民可以恢復對議會的信心。因此，如果他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話，更應該大方接受調查。代理主席，我不想再說何君堯議員過去多少次犯上類似的錯誤，剛才有很多議員同事已提及，我不想重複。不過，我希望引用何君堯議員的一句說話，他說即使大家政見不一，也請放下成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多做實事，不要再以鼓吹暴力方式來搞這些"反暴力"的集會，要尊重政見不同的人，因為香港是可以容許市民有政見自由，我希望大家能夠用理據來說服對方，而不是"講打講殺"。

代理主席，我只想作簡短發言，表明新民黨會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如果引用立法會《議事規則》來譴責他，亦不合乎比例。

我個人認為反對"港獨"是應該的，鼓勵愛國是應該令人覺得舒服和高興的，而非充滿殺氣的樣子。不過，何先生發表這些言論後，我認為他已受到很大教訓，很多學生抗議，也有很多人也譴責他。

當然，多位同事剛才大義凜然地發言，表示要維護議會的尊嚴，又表示要反對語言暴力，這些我也認同。但是，如果說要維護議會尊嚴及反對語言暴力，與其對何議員窮追猛打，利用立法會這麼多資源，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向前看。

代理主席，我當然反對陳克勤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他要求不處理毛孟靜議員所動議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

可是，所謂"很久以前"，也不過是指2017年9月17日而已。

因此，我們的言行舉止，正正應該能反映社會民意、民情，甚至是社會質素。

我們可否說過時？我們的社會今天充斥着這麼多暴力事件，更有進身立法會的最高民意代表，身為尊貴的議員，竟可口出狂言，在公開場合公然說"不殺了這些人又如何？"假如連這事也可容忍的話，便可見得香港的文明水平是如何的低落了。如果我們今天不立即處理這項議案——儘管這項議案一定不獲通過，但至少也要向公眾發出清楚的信息：我們對此等事情絕不容忍。政府也懂得喊口號，說甚麼"家庭暴力零容忍"。

但是，他說出這些話時，有否想過會對下一代及年輕人有甚麼示範作用呢？

我真的希望何君堯議員收回煽動暴力的言論，向公眾道歉，他應要站出來清楚作出交代，暴力是絕不能容忍的。

代理主席，我今天本打算稍後時間才發言，不過剛才實在聽到太多建制派同事的歪理，包括提出議案的陳克勤議員的歪理。他剛才指責很多同事過時、無聊、無意義，以及批評毛孟靜議員提出譴責何君堯議員的議案。

我不覺得所謂過時，是一個不再採取行動的很合理理由。

其間，社會上可能不斷發生建制派的鬧劇，又有新的事情要在立法會討論。

"反港獨"不是你們的專利，民主黨也理直氣壯地"反港獨"，也不同意"港獨"。有部分分析說，民主黨是"大中華膠"，當然反對"港獨"。但不單如此，我們還覺得不要讓你們借用這些偽命題，打擊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民間社會的力量。

何君堯議員說要打他、殺他、斬他，就是犯法。

他重複了數次，他更有機會解釋何謂"殺無赦"，他說這些人主張"港獨"、分裂國家，不殺不行。

然而，他在事後表現反覆、硬撐、毫無悔意，亦無真誠道歉。

我提醒他，他作為新界鄉村的代表，不要以為這是不犯法的。

何議員的中文水平連小學二三年級都不如，還要說同事的中文水平差劣。主席，我真的不想在此糾纏於何議員這些邏輯謬誤或詞窮理屈的"小學雞"辯解。

我看到報章是這樣寫的：曾先生召集了一些社團的門生——我不知道他是教師還是教頭才會有門生，亦不知道他是在哪項條例之下把組織註冊成為社團——召集了一些頭髮五顏六色的人，對只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議的示威者，拳打腳踢。

曾先生有這樣的江湖氣焰，何議員配合他這樣說話，會否有人錯收信息而行事呢？

我們現屆議員也有親身經歷。

我只好靜觀其變，"放長雙眼"，看警方會如何處理，我希望警方能公正處理。在剛過去的民主派初選，有一名候選人張秀賢也被人襲擊。我和朱凱廸議員早前在選舉時收到恐嚇信，表明要斬要殺，甚至說要買兇傷我的右手。

你的資歷比我深，我亦知道你是聰明人——我與何君堯議員也經常有對話——你是"叻仔"，不會不知道這些理由的，對嗎？你可能會說：我那次"大頭症上腦"，一時間過於激昂。有時面對所謂"廣場政治"，所有人也稱讚你厲害，便會越說便越過頭。

其實，建制派也有同事收過恐嚇信，之後還報警。

你可以批評他，如果他違法，便用法律來懲治他，我完全同意。但事件與他的家人無關，亦不應發表任何言論威脅到第三者或無辜的人。

然而，今天我們有數位戰友，又再因為他們過去的抗爭行動承擔了刑事後果，但他們從容面對。這便是你形容的違法行為了。

這豈非與我們的政府一樣？小市民被迫住在工廈即屬違法，有僭建便要拆除，踢他們到街上。

主席，我無法找出一個理由支持陳克勤議員這項詞窮理屈，只為包庇何君堯議員的議案。

梁議員，剛才尹兆堅議員提到包容。

如果我支持這項議案，代表我也同意放過他。

如果引用主席的標準，你這麼喜歡向議員發警告信，你是否應該第一個警告何君堯議員不要作出這些暴力言論呢？

然後，你准許保皇黨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為他護航，不得譴責，連調查也不准。

所以，我發言反對陳克勤議員這項包庇何君堯議員的議案，支持毛孟靜議員提出應該就這些言論予以譴責及調查。

我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些言論並不是草率地說了算，而是真的會促使一些暴力行為發生，亦會促使社會繼續散播仇恨。

所以，今次的譴責議案也是一種公眾教育，試問有多少家長會想聽到立法會議員在公眾場合說殺人無問題，因為戰爭，與人開戰便要殺人？我不知道何君堯議員當時只是想誇大，還是真心想殺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最低限度從他的字眼上顯而易見的是，他鼓吹其他人使用暴力。這件事令我想到，大約在上星期，內地一間小學一名學生，因為不幫助另一位學生做功課而被割喉殺死。小朋友聽起來，可能覺得立法會議員說可以殺人是沒有後果的，他不會遭譴責，也不用調查。這是否好的公眾教育呢？對下一代來說，是否留下很差的印象？無論對議會或社會的自由言論空間，這都是極差的做法。所以，梁議員，我想帶出一點，今次的譴責議案，不單是民主派與保皇黨之間的爭拗、在議會內互相攻擊，並非如此簡單。如果陳克勤議員說這項議案無聊、無意義，我可以同意一半。如果糾纏在何君堯議員這個人身上，議會要處理這個人，我覺得是無聊，無意義的。很多事說出來都是無聊、無意義的，但今次他過了火位，當他的言論涉及暴力及仇恨時，便不再是何君堯議員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事情。

仇恨本身可以漫延成為其他人的仇恨，繼而漫延成社會暴力。

即是有意貶低、威嚇、煽動、針對某類群體的暴力、偏頗言論，這些言論會煽動社會上的不利行為。

這正好回應我發言開始時所說，我們要為社會的言論設立尺度，為社會的教育、為香港的下一代、為社會如何看待立法會議會，制訂可以接受的言論。如果言論不可接受，我們便要追究和譴責，透過辯論帶出當中的意義。所以，梁議員，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今次的譴責議案，反對陳克勤議員這項包庇何議員、令譴責議案不能再作處理的議案。

主席，我當然不能同意陳克勤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但有一觀察我想先在此提出並闡明我的論點。我注意到從去年年尾開始，就多項民主派議員提出的議案，建制派議員均非常聰明地利用他們現時在分組點票上的優勢終止我們的討論，今次亦絕不例外。有從側面或正面觀察議會運作的市民應也注意到，這也是議會失衡或在議席上經歷撤銷議員資格的事件後，建制派現時用盡其議席優勢的其中一個最明顯和直接的例子。如果能善用這一點，當然會有市民鼓掌，否則在有如現時這般可形容為恃強凌弱的態度下，處理議員希望能認真討論的議題，我認為是絕不光彩的事情。

到了今天，由於政治形勢、社會分裂，市民對立法會是否仍一如以往般有極高的尊重，尚有可作討論的空間，但我們是否真能堪當這個"尊貴的"的稱呼呢？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把這個身份貫徹下去呢？

主席，在政治上，我們與何君堯議員絕對有雲泥之別，但我並非要針對政治而在此說出這一番話，而是作為一位議員，我相信每一位民主派議員在這一番話一旦出自我們陣營的同事時，我們所受到的批評和壓力絕對不會亞於何君堯議員。

並非因為這是一件很有型的事，我相信毛孟靜議員並非因為覺得有型而提出這項議案，而是因為我們覺得必須捍衞"立法會議員"這5個字的應有尊嚴，以及市民與我們之間最基本及值得擁有的雙向尊重。所以，當陳克勤議員提出今次這項議案時，我不禁想其實民建聯的同事會否認同這一番說話？我不能相信有這個機會存在，又或許我寧願天真地認為每一位立法會議員，縱使政治立場南轅北轍，也不應亦不會說出這些說話，因為這其實是侮辱自己的說話，侮辱"立法會議員"這5個字的說話。

將心比己，我作為公民黨的成員，如說出這些話將令公民黨蒙羞；作為民主派的議員，這些話亦會令民主派蒙羞。同一道理，一位屬愛國愛港陣營的人士說出這種話，以其代表他口中這麼崇高的愛國愛港理念而言，徒令焦點模糊，招來市民的口誅筆伐，那麼愛國愛港陣營是否認為這是很光彩的事情？

我相信建制派陣營、愛國愛港陣營應也可以展示他們的品味、內涵，從而吸引香港人對他們給予支持。

我很希望和期待建制派同事能就此說幾句話，這是相當重要的，即使把政治立場放在一旁，單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而論，這也是重要的一點。其他同事剛才已提出有關市民的觀感、對孩子的影響等種種問題，我無意大膽假設社會現時開始出現的一些令人不安、牽涉暴力的新聞，究竟跟立法會議員的言行有沒有關係，因為這實在也沒有任何科學的方法可作量度。但是，我們的確需要警惕自己，因為我們的言行會因為現時經常有直播而變成歷史紀錄。我們出席公開場合時會有傳媒採訪，傳媒亦會轉播和轉載立法會議員的言行，這會變成歷史的一部分和新聞的一部分。謹言慎行從來就是從政者的應有態度。沒錯，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會失言，只要我們有深切檢討，相信公眾也願意諒解。但是，到今天為止，很可惜的是我們看不到當事人何君堯議員有任何態度，令大家信服或相信他當時一番說話只是一時失言。主席，在這前提下，教我們如何能夠支持陳克勤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主席，我不會用盡我的發言時間，只希望大家特別是建制派陣營的同事能夠明白，即使沒有陳克勤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在現時他們掌握分組點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要否決毛孟靜議員的議案其實是易如反掌。我不大明白民建聯議員是否有必要提出這項議案，這樣做究竟是代表建制派第一大黨認同這一番說話，還是只想展示實力，告訴香港人他們要令毛孟靜議員的議案不能繼續討論下去，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留意到何議員直到現在，不同議員站立發言的時候，何議員都坐在這裏，他沒有離開座位，這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態度。主席，我反對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我反對的原因，特別是因為陳克勤議員說："時間久了，'殺無赦'事件已經過氣，應該花時間在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上"。這一句說話彷彿帶我們討論到"過氣"和"過火"之間的關係；"過氣"重要一點，還是"過火"重要一點的關係？也許陳克勤議員真的很明白政府的管治方法，或者管治思維。

難怪政府用這種方法，你們儘管去罵一些人，罵兩天、3天，只要捱過3天的話，事情便會過氣。我真的很懷疑是否真的會過氣？在人類歷史裏面，有很多做錯的大事，一年過去，10年過去，100年過去也沒有過氣，我們經常以此為鑒。如果這些事情可以過氣的話，我們可能會沒有歷史這科目，或者沒有歷史這個字眼。"過火"，就是"過火"；"過氣"，就是"過氣"，有些事情真的不會這麼容易過氣。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一件過火事件。我會就着何君堯議員作為一位精英、作為一位議員、作為一位大學校董、作為一位基督徒、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作為一位公眾人物等，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以及我為何反對陳克勤議員這項議案。香港經過很多年的殖民統治，精英主義盛行，培養我自小很尊敬精英、很尊敬律師、很尊敬醫生、很尊敬校長。但是，近十年八載，香港新冒起出來的精英不時所表現的邏輯、學識、行為，都跟其專業位置和地位不能相提並論。

但是，他很多不同的表現，貶低了律師應有的專業格調，將高質變成低質。我早前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指出，何君堯議員歪理連篇，將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跟"港獨"劃上等號。我要怪責的，不是何君堯議員的政治立場，而是他的思維邏輯，以及他這種有恃無恐，"噏得就噏"和大放厥詞的態度。何議員，可能你忘記了一件事，在你和我未當議員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些互動。當時何議員在"城市論壇"自稱是社工，當人人都指控你，可能會犯上《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時候，你的反應是甚麼？你說："一班廢偽的社工，不務正業"。我當時如何回應，我在網上回應，"我可能是廢，但你一定是偽"，因為真的不可以隨便自稱社工。我作為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成員，我知道註冊局對你這個自稱表示關注。不過，你當時的回應是，"一班廢偽的社工，不務正業"......

剛才很多議員同事提到，我們作為一位尊貴的議員，要謹言慎行。我們作為一位尊貴的議員，我們尊貴的地方，除了由《基本法》賦予給我們的尊貴之外，更重要的是，尊貴要由我們自己的言行展示出來。可惜，何議員這種語無倫次，將罪成的七警，說成"神奇七俠"，更加出現在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又違反公務員中立的集會上，以紅衞兵式的批鬥大會，批鬥一位港大教授，並且用"殺無赦"字眼。"殺無赦"這3個字，剛才很多同事都說過，無論你如何辯解，如何轉彎，如何伶牙俐齒，都不能收回。

主席，我們要反對陳克勤議員這項"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我們反對的理由是，大家仍未能在議會上處理這事宜、未能向社會交代這事宜、未能向下一代交代這事宜、未能向我們的未來交代這事宜，很多事我們仍未交代和處理。在去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時，新界西選區風波不斷，候選人周永勤被強力部門勸退、恐嚇，中止選舉工程......

我們有很多事尚未處理，我們今天討論的事宜亦未處理，如果今天中止這項辯論，便會將這未處理的事宜，繼續不處理，這又增加一件未處理的事宜。不處理的是社會的歪風，我們有時稱這種歪風為雙重標準，有時稱為寬己嚴人。何議員曾經批評香港嶺南大學學生會的音樂會容許以粗言歌辱警，但那邊廂，他自己卻公然在公眾集會上進行恐嚇。

何君堯議員的言論固然令我們心存憂慮，但如果陳克勤議員提出的議案獲得通過，這會令我們在憂慮之上，更為憂慮。因為他身為香港的議員、律師、知識分子及大學校董的水平也變得如此低落，建制派如果仍然樂於大放厥詞來保駕護航，恐怕這些不負責的恐嚇言論會成為常態。主席，我懇請各位建制派議員三思，不要包庇何君堯議員而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當各位開始經常聽到有人說："現在的議員和律師是這樣的了"時，其實香港精英的死亡正代表香港的沉淪。我作為基督徒，我有一句說話想向何議員分享，基督徒中有一句說話是"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我同時也要提醒，《雅各書》第三章8節提到"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人的毒氣。"要控制自己的舌頭，免得被它們摧毀。

主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當然包括語言暴力。因為我們要為下一代反對暴力，為香港人反對暴力，為自己反對暴力。很多人說我很斯文。

我清楚記得，我第一次面對語言暴力或大家所說的"威嚇"，是在我代表民建聯參加九龍西直選時。

他們有否譴責這些暴力呢？

為着我們的下一代，我真的不希望香港變成充滿暴力的社會，年青人隨隨便便說粗言。

主席，我有時候在立法會內聽到多位議員義正詞嚴地表示反對暴力，說要為下一代捍衞香港的文化，但當我想起上述的情景時，我真的感到十分欷歔。如果毛孟靜議員今天動議議案的真正目的，是想認真關注近年不少遊行抗爭期間或在社會上出現煽動暴力行為的現象，或重視立法會議員應當遵守宣誓誓言，盡力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務的話，我們當然是樂見的。

事情已發生多月，他們可以發出譴責聲明。

毛孟靜議員剛才在發言期間義正詞嚴地表示要批評暴力言行，但大家有否留意，當何議員作出有關言論後，他也受到很大壓力，甚至遭受同樣的語言暴力傷害呢？有人留言，說要殺何議員全家，或要他全家遭滅門；有自稱香港眾志的上班網民說，當看到何君堯議員便要殺死他。

所以，我無法相信他們是為了維護議會尊嚴和反對暴力言論而提出譴責議案。主席，身為立法會議員，我們在座各位確實有責任維護立法會的莊嚴，並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不過，我們絕不應只針對個別議員在議會外所說的一句引起社會爭議的話，而批評他藐視立法會的職能，甚至提出譴責議案。記着，譴責議案的目的，其實是想取消何議員的議員資格。主席，讓我們回想一下，在議會內曾有多少議員出言侮辱其他議員或政府官員呢？坦白說，我們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經常被責罵，隨時被責罵可耻。

主席，多位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侮辱官員、搶去官員的文件，說粗言，更有人要議員和官員下地獄等。

主席，譴責議案提到行為不檢及違反誓言等問題，我認為是一面鏡子，讓議員自我反省。如果大家關心立法會議員的言行，大家又是否記得一些事件呢？當梁頌恆和游蕙禎在立法會莊嚴的議事平台上宣誓時侮辱祖國，行為可耻，他們不單違反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時的要求，而發表的言論更引起全球華人公憤。

提出譴責議案的毛孟靜議員，你記得你當時怎麼說嗎？你當時說，他們只是"玩大咗"，別人不應落井下石，批評他們的行為。我記得你甚至說過，最重要的是有選民投票給他們，如果攻擊由選民選出的議員，便是攻擊人民。毛議員，如果你仍然堅持當天的言論，你當天的言論今天同樣適用於何君堯議員身上。如果因為何君堯議員不認同你們或他的政見與你們不同便不適用的話，那麼對不起，我認為這絕對是雙重標準。

坦白說句，就今天的議案，如果大家把不同的圖畫組合起來，便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提出譴責議案或支持該議案的議員一貫地持雙重標準，為達致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是打擊對手。